早晨，代理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本港性暴力及虐待兒童的數字不斷上升，且多年來，政府的支援有不足之處，所以，我今天提出"要求政府在公營醫院內增設性暴力受害人及受虐兒童危機支援中心"議案，目的是喚起社會大眾對此議題的關注，加強對受害人的支援，我以下的發言將會分為5部分。首先，我解釋一下為何要求政府在港島、九龍、新界區的公營醫院內各增設24小時一站式危機支援中心。關注婦女性暴力的組織——風雨蘭，於今年5月30日公布，由2000年至2017年間，共接獲3,501宗求助個案，包括強姦、非禮及性騷擾等，當中非禮案在2017年上升了116%，加上早前多位遭受性侵犯的中、外藝人和香港的田徑女將響應"#MeToo"行動，敢於站出來面對過往不幸的經歷，情況的確值得大家關注。現時，全港只有新界東威爾斯親王醫院內的指定房間為性暴力受害人提供24小時一站式支援服務，但其實此服務並不是由醫院提供的服務，而是由非牟利組織自行籌錢及協調所辦的服務。至於其他公立醫院的急症室為性暴力受害人所提供的服務亦是乏善足陳，因為性暴力受害人只會被當作急症室眾多服務對象之一，要跟其他病人一樣接受分流、評估及在大堂等候診治。若受害人願意舉報，醫生才會轉介到急症室的警崗接受查詢，這便轉到第二個地方。

據報，馬來西亞開設危機支援中心後，性侵犯的報案率有所上升。所以，我建議政府增撥資源予醫院管理局，讓該局按世界衞生組織發出的《對性暴力受害人之醫療及法律支援指引》，分別於新界、港島及九龍區公營醫院內各增設一間危機支援中心，為性暴力受害人及受虐兒童提供24小時一站式服務，讓受害人可在私隱度高和受保護的地方接受治療及跟進服務，包括法醫檢查、向警方舉報和錄取供詞，當中包括錄影設施、接受社工支援和輔導，以減輕受害人的恐懼和心理壓力，以及增加她們的舉報意欲。第二，對於政府沒有妥善備存受害人的資料，如果問我，我是頗憤怒的。事實上，我當上議員後，經常就不同範疇向政府查詢數據，以監察政府管治，但很多時候我是得不到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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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得到保安局局長如此答覆後，我十分驚訝，試想想，政府連這些基本資料也沒有妥善備存，又怎可制訂有效的策略來支援受害人？我促請政府盡快改善跨部門的通報機制，妥善備存受害人的資料。

根據社會福利署的數字，2015年至2017年共接獲2,740宗呈報虐兒個案，而今年1月至6月已接獲554宗，這些弱小兒童的遭遇同樣值得我們關注，尤其是當中超過六成的施虐者竟是受虐兒童的父母，甚至更廣泛來說，施虐者是受虐兒童的身邊人，例如親戚、祖父母或養父母、後父母或其照顧者，根據數據，施虐者差不多八九成是受虐兒童的身邊人。

其實現時當學校教師或社工發現有虐待兒童個案，便會將該兒童送到醫院急症室，然後急症室或會轉介至兒科部門。

目前政府跨部門協調受虐兒童的政策其實沒有全面整合，做法仍是分割的概念，社署把責任推給醫生、前線社工、警方、教師和心理學家等，但卻沒有發揮統籌和協調的角色，只有被動地待問題"找上門"。代理主席，提到這點，我自己其實滿肚氣！很多懷疑受虐兒童被送往兒科病房後，因等候社工的跟進照顧安排而未能出院，留院時間可以長達兩星期、數個月，甚至因等候宿位而要待1年或以上。這些所謂跨部門合作，其實各有各做，資訊毫不互通，政策未能彼此銜接，反映社署的統籌和協調失靈。

一方面佔用了病床，另一方面會增加受虐兒童患上流感、肺炎、腸胃等疾病的機會，故此一站式的危機支援中心可減輕他們受感染的風險，亦可紓緩醫護人手及病床的壓力。與此同時，我希望當局簡化接送受虐兒童前往合適收容中心的程序，並增建院舍，為支援受虐兒童多出一分力。此外，我促請政府重新檢討現行的指引和安全網政策，為無助的兒童提供適切的支援。受虐兒童並非一宗個案或一個數字，他們的背後均是有血有淚的故事，非常需要兒科醫生和前線社工投放更多的時間和資源來治療、輔導和深入了解其家庭的核心問題。我建議政府增加兒科醫生、社工和保姆的人手，為這群弱小無助的兒童提供適切的支援。第四，就是前線人員在處理性暴力和虐兒個案的敏感度和技巧的重要性。根據社署的數字，過去5年，每年超過三成兒童遭到性侵犯，而保安局的數字則指出，男性遭到非禮的數字佔整體數字已由2013年的4.5%上升至2017年的8%。性侵個案的類別較以往更趨複雜，包括不同性別、不同性傾向、不同年齡、跨性別或智障受害人，他們也會因社會風氣、家庭、宗教及文化等因素，對不幸遭遇羞於啟齒。故此，政府必須為他們提供專門和專業的支援，提高醫生、警察、教師及社工等前線人員在處理性暴力及虐兒個案時的敏感度和能力，當中應涵蓋受害人的心理、盤問技巧、風險評估及衝突處理，避免受害人受到不公平和不信任的對待，並鼓勵他們挺身而出，指控侵犯者。第五，香港是多元化的社會，如何為少數族裔受害人提供合適的支援，避免誤解他們的意思十分重要。少數族裔受害人很多時因為語言障礙，無法清楚講述複雜的案情和理解法律程序，而他們的每一言、每一語都對舉報及檢控過程有重大影響，所以傳譯員有如受害人的口和耳，責任重大，他們必須專業和公正無私地作出準確和中肯的傳譯，以保障受害人作供時的利益，確保香港司法制度公正持平和不偏不倚。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沛然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有3位議員要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我會依次請要動議修正案的麥美娟議員、邵家臻議員及張超雄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代理主席，首先，我感謝陳沛然議員提出這項議案，性暴力受害人及受虐兒童危機支援中心所提供的服務實在非常迫切。當然，我也同意麥美娟議員的修正案；邵家臻議員本來也提出了修正案，但他今天要上庭，所以沒有辦法出席，我同樣贊成他的修正案。在座的羅致光局長其實也很清楚這情況，我們在10多年前已經提出要推行有關建議，風雨蘭指出提供一站式服務非常重要，當時不是沒有推動，我知道羅致光也有幫忙。

正如陳沛然醫生剛才指出，很多其他國家，甚至一些發展中國家也有採用這種模式。

如此簡單的道理，我們沒有理由不明白，羅致光是明白的，而服務提供者也明白。

這個模式已經落實很多年，而政府怎樣呢？

一個良好的服務模式卻被打壓，即使被打壓，它仍然收到很多轉介個案，接獲的個案數目不斷上升，因為服務本身的安排比較好。

代理主席，如此嚴重的罪案，為何檢控率這麼低、入罪率這麼低呢？

代理主席，不好意思，我太留心聽議員的辯論。我再次感謝陳沛然議員提出今次的議案，以及兩位議員，包括麥美娟議員和張超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代理主席，這項議案給大家一個機會，認真討論如何支援性暴力受害人、防止虐兒，亦包括為少數族裔提供語言傳譯和翻譯服務的議題。在支援性暴力受害人方面，剛才議員亦有提到，自2007年起，社會福利署推出處理性暴力個案的一站式服務模式。

代理主席，性暴力和虐兒是社會需要正視的問題。性暴力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文化的地方都有機會發生，且無論成年男女或兒童，皆有可能成為性暴力的對象。至於虐兒問題，往往因為受虐兒童對自己的權益認知不足，加上不同學校處理家暴個案的方式有落差，兒童受虐個案未能及時得到處理的情況經常發生。無論是性暴力，或者虐待兒童，受害人所受的心理影響可以十分嚴重和持久，甚至影響一生。香港作為文明的法治城市，當然要有機制設法幫助受害人。近年社會福利署接獲的性暴力和虐兒個案，均呈現上升趨勢。在2017年，社署接獲967宗性暴力呈報個案，比2016年上升12.3%，即平均一天約有超過兩宗與性暴力有關的罪行。同樣，虐兒個案亦有逐年攀升之勢，由2015年的874宗呈報個案，上升至2017年的947宗，情況不容忽視。

這個做法是可行的。翻查《指引》的內容，其涉及的範疇廣泛，包括支援的具體細節、服務範疇，以及如何評估和跟進案件等。這份《指引》對前線人員處理這些個案或案件制訂了標準，由治療、法醫檢驗及社工跟進等方面都有明確要求。即使支援中心尚未成立，而政府又表示已有一個一站式安排，我覺得這份《指引》對前線醫護、警務人員和社工都有參考價值。主席，性暴力可以在不同的情況下發生，例如家庭、工作地方、學校、社區等。在多宗的個案中，性暴力受害人在周邊環境壓力下，對所經歷的遭遇難以啟齒，如果不及時處理，會引致當事人有不同程度的情緒或精神病症。在虐兒個案方面，按照社署提交的本年度最新數據，有接近70%的施虐者為受害人的父母，而這類個案往往比較難察覺。英國皇家精神科學院的資料顯示，經歷過性暴力和身體虐待的人，無論任何年齡，都會患上創傷後遺症，故此，當局必須小心處理和制訂完善跟進程序。以現時的處理辦法，性暴力受害人都需要經歷漫長、繁複的手續，受害人需要在警局、醫院、法醫辦公室之間奔走，向警員和醫護人員等重複講述案情。這樣除了會勾起事主的回憶，亦有可能因為相關人員的反覆提問，對事主造成二次傷害。今年就曾經有媒體報道，指部分受害人在得悉需要面對過程由10多小時至24小時不等的醫療及司法程序後，最終因為需經過漫長的查證過程、麻煩的司法程序而放棄追究。

這情況反映出政府當局有需要檢討現行的政策和做法。我估計處理虐兒個案的情況亦相似，所以，我同意麥美娟議員提出設立一站式危機支援中心的意見，以一支專業隊伍去處理案件，避免受害人受二次傷害。對於邵家臻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建議，即要求每個中心分別成立針對性暴力和受虐兒童的兩支專業隊伍的建議，我有所保留。他的出發點是好的，但過於理想化。近年市民對公營醫療的需求越來越大，急症室收費雖然大幅提高，但輪候情況未見改善。在工作環境的壓力下，前線全職醫生、護士流失率高，人手緊絀的情況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即使政府已開始與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商討增加對專業醫護人員的資助學額，以爭取更多人入職公營醫療系統，但單靠這些措施仍不能解決目前面對的人手不足問題。以目前的人力資源情況，每個中心要設立一支專業隊伍，我認為已經不容易，如果要設立兩支專業隊伍提供一站式服務，只會令公營醫療系統承受更大的壓力，間接影響其他公營醫療服務。所以，如果政府決定落實籌建危機支援中心，處理較複雜的性暴力和虐兒個案，就要妥善分配人力資源，為中心制訂合理的預算，在處理相關個案時，流程要盡量精簡，令有關案件得到適切妥善的處理，令受害人所受的傷害降至最低，並可將施暴者繩之以法。

主席，我因為本身的專業，曾經在法庭內接觸性暴力受害人。當然，法庭上的控辯兩方我都代表過，而每宗案件的結果亦未必盡如人意，但是，無論代表控方或辯方，我都能感受到的一點，就是每位願意挺身而出，坐在證人台上作供的，都必然是勇敢和善良的人。主席，首先，我要多謝陳沛然議員提出這項議案，亦多謝其他提出修正案的議員。我會代表公民黨贊成原議案和所有修正案。其實，這項議案或辯論衍生出來的——當然，正如剛才數位同事已清晰地提出——是針對現時香港的實際情況，我們在制度上究竟有甚麼可做。我相信沒有爭議的，是任何人願意走出第一步，衝破自己的心理關口都不容易。受到傷害後，再向陌生人一次又一次地交代事件，那些來自把自己的經歷重新攤出來讓人知道的壓力，怕被嘲笑的壓力，被評頭品足的壓力，是絕對可以理解的，而往往因為我剛才提及的這些壓力，很多人寧願啞忍。當我們鼓勵兒童一旦遇到性侵犯，便要告訴所信任的人時，其實我們又做了多少事來協助成年人，為他們提供可信任的環境，讓他們把自己真正的經歷說出來呢？受害人走進警署後往往面對的情況是：究竟這個警區是否處理其案件的合適地方呢？很多時候是未必。我們不能怪責受害人，因為他根本不知道哪個警區才是適當的警區。但是，很可惜的是，當他進入一個警區警署，向第一位警員說出親身經歷後，其遭遇往往是他要到另一個警區把事件再說一次。很多時他要再尋求社工輔導，再接受檢查，而且，他還要一次又一次地講述自己的受害經歷，這些可能是二度、三度甚至是四五六度的傷害，當然不是好事。我們亦必須接法庭的程序並不完美，受害人在法庭上還是要再次講述受害經歷。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減少上述情況和為受害人提供保障，令他們在安全和安心的環境中說出經歷，那麼，到最後，我相信無論對受害人或對社會尋求公義，都必然有好處。主席，我相信數字會說明一切。警方公布2018年上半年的罪案數字，顯示錄得的強姦案只有9宗。

我當然希望這是事實，但令人憂慮的是，我剛才提及的那些制度上和人為造成的關卡會否令受害人不敢挺身而出，導致數字那麼低呢？成年人當然還有權利自由決定是否報案，但被虐待的兒童卻沒有能力，更沒有資訊和智慧，很多時候他們不知道應如何求助。他們需要的可能是成年人介入協助，而老師或社工往往是協助揭發的人，亦正正因為他們，我們才能知悉兒童的慘況。翻查紀錄，過去5年，社會福利署每年接獲接近1,000宗虐兒個案舉報，但最後經過法律程序成功檢控的個案，主席，平均只有47.6宗。當然，這可能與香港沒有虐兒罪有直接關係，但是，在處理虐兒個案的程序中，是否同樣有值得檢討及需要進步的地方呢？我相信今天在席官員必然心裏有數，亦應該提供正確的方向給香港人。

在公營醫院設立危機支援中心，我相信是正確的第一步。香港絕對不是貧窮社會——當然我們有很多貧窮人口，但庫房是有錢的——如果我們連投放資源協助受害人也吝嗇，我相信我們稱不上國際化的現代社會。所以，主席，我希望稍後局長在答辯時，不要以辯護的態度來處理，說現時香港已經有多好，而是實實際際地接受社會的確有需要進步的地方。我們亦要為其他人提供協助，例如剛才提及的老師或社工，他們需要更多知識來裝備自己，讓他們遇到有關情況時，知道要如何介入。當然，提到社工和老師，更不得不提前線警務人員。

當然，危機支援中心並非破石而出，我們現在要問的是：虧損年年的醫院管理局有否能力營運這個中心？如果在未來日子，政府繼續削減醫管局的開支，我憂慮的是，這個中心最終只會形同虛設。所以，我希望特區政府在珍惜現有的資源之餘，亦要投放更多資源協助真正有需要的人士。我相信今天這項議案會得到跨黨派的支持，因為說到最後，它協助的對象是香港人。我亦希望特區政府能在虛心聆聽之餘，也真的有所行動，我相信羅局長不會令我們失望。

主席，首先，感謝陳沛然議員提出這項議案。不好意思，我仍未康復。我代表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支持原議案，並支持麥美娟議員及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

平等機會婦女聯席在2013年進行的調查顯示，香港每7名女性，便有1名曾經遭受性暴力，大概每7.4小時，便有一宗性暴力案件發生。而風雨蘭的資料也顯示，2000年至2017年期間，他們接獲3,501宗求助個案，包括強姦、非禮和性騷擾等，數目在17年間上升了116%。主席，你是男士，你可能不會詢問女士曾否被人非禮或強姦，但女士們有時候聊天時......局長，我不時都會詢問其他女士小時候或成長階段有否遭遇過性侵犯或性騷擾。我想告訴大家，10位女士之中，差不多有9位告訴我曾有這類經歷，例如小時候被長輩或教師非禮，到長大了才驚覺原來自己曾被人非禮；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巴士、地鐵，尤其是中學生穿着校服裙時，經常被人非禮。

即使不幸被性侵犯的受害人報案，很多案件最後會被終止調查或不再繼續下去。就我們所見，這種情況其實非常多。

到她真的懂得求助時，她可能會到醫院，而如果她到醫院，她便要經歷一連串的程序。沒有人會即時告訴她接不來會經歷多少事。

風雨蘭的數據亦告訴我們，很多個案屬於延遲報案，而延遲報案的情況非常嚴重，例如他們過去處理了2,318宗的強姦個案，報案時間距離案發時間平均是949天，即兩年零七個月，很多時候法醫已無法取證。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定有幫助的。但我聽局長剛才的說法，好像是說政府已做了所有事，我們不需要再提出意見，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今次議案提出的只是很卑微的要求，亦很合理，我看不到政府有甚麼理由不願意提供3間一站式服務的處所，提供專業服務，以幫助受害人度過艱難時刻，協助他們追求司法公義，減少對受害人的二次傷害，同時，縮短所有程序來協助他們。所以，主席，我認為政府責無旁貸，應該採取行動。

主席，首先很感謝陳沛然議員提出有關支援性暴力受害人的議案。過去，政府對關於性的議題一直非常忌諱，甚至迴避。今天這個議題涉及多個政策局，除了勞工及福利局，還有食物及衞生局，但其實保安局也很重要。我曾在保安事務委員會提出討論有關警員性侵犯性工作者及"食霸王餐"的問題，但保安局卻支吾以對，不願討論。如果連政府也左閃右避，不作正面回應，我們現在提出要支援性暴力受害人，甚至我將要談及的支援屬性小眾或性別小眾的性暴力受害人，又談何容易呢？

大部分受害人因為害怕受到羞辱、不想別人知道、不想把事情鬧大甚或不想被人指責，每每在過程中遇到些微阻力、不方便甚或不安全時，便會退縮、放棄求助、放棄報案及放過施暴者。根據警務處最新公布的罪案統計數字，去年有65宗強姦案發生，看似處於低水平，但數字明顯被低估。根據風雨蘭的統計，有44%事主沒有報案，當中56%有報案的事主，最後有712宗中途中止調查。故此，警務處統計數字所反映的，全都是事主排除萬難、跨越多個心理關口、重複訴說傷痛記憶後才成功舉報的罪案，每一宗都歷盡艱辛。民間團體希望爭取的要求相當卑微，就是必須保障受害人，令施暴者受到懲罰，故此，必須提高報案動機，包括縮短報案時間、減少報案程序，時間越短越好。原議案的建議是很基本的要求，因為以往處理性暴力個案時均以專業為本位，不同專家留駐於自己的地方，要事主上門求助，明明是受害人卻要被多番折騰。現時的建議是要改變機制，以受害者為本位，尊重他們受到傷害後的心靈極度脆弱，公義再拖延多一秒也嫌多，並提供一站式服務。這最少可令報案門檻降低，提高將強姦犯繩之於法的機會。事實上，社會對性暴力事件的印象往往流於主觀，以為施暴者一定是男性，男人才會打女人。其實，性暴力從來不分性別、種族、性傾向及性別認同。

其實，性小眾也會受到傷害，大家應以平等角度看待性小眾，給予跟異性戀者一樣的支援。本地同志組織女角平權協作組於本年8月聯同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公布女同志親密關係暴力調查結果，發現有高達77.8%受害者曾經歷最少一次親密暴力，有23.6%受害者曾經歷性暴力，當中有70%曾被迫發生性行為。跨性別資源中心亦於本年年初公布社群調查，有45.9%受訪者曾遭受暴力，當中有3.2%涉及性暴力。

所以，除了一站式的"軟件"支援之外，連前線人員亦需要接受相關的知識培訓，增加他們對性小眾、不同性傾向人士及不同性別認同人士的認知。我本來還想談談對性工作者的保護，但相信時間不足。我想告訴大家，其實性工作者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也會受到性暴力、性欺凌，但由於早被標籤，她們往往不敢求助。對於性工作者被侵犯，警方有時會認為該死，因為"食得鹹魚抵得渴"。12月17日是國際終止暴力對待性工作者日，我期待不只是性工作者，而是所有人，不分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均不再受到性暴力的傷害，能夠自願和自主地決定自己的性。我支持原議案及各議員的修正案，亦希望政府積極考慮當中建議。

主席，邵議員感謝陳沛然醫生提出這項議案。翻查立法會歷史，原來立法會上一次在會議上討論為性暴力受害人提供支援服務，已經是2000年的事，當時是由涂謹申議員動議一項沒有約束力的議案辯論。

邵議員支持陳沛然醫生的議案，因為那是一個經過認真思考，向性侵受害人提供具人性化支援的程序。

第一個迷思是一站式服務和一條龍服務之間的分別。

究其原因，邵議員認為政府並不是遇到甚麼困難，所以未能做到，而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在今年6月27日的立法會會議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回覆陳沛然醫生的口頭質詢時表示，各部門已提供一站式服務，讓受害人得到醫護、法醫檢查、錄取口供、社工服務等支援，但這實際上是一條龍服務，而非一站式服務。

有同事對邵家臻議員說，危機支援中心多年來未能設立的原因是性暴力受害人的數字不夠多，這種說法令他十分泄氣和沮喪。社會福利署2017年的數字顯示，當年有967宗新呈報的性暴力個案，平均每天3宗，政府是否仍覺得不夠多呢？

邵家臻議員亦委託我就他的修正案作出解釋，他有3個重點希望大家留意。第一，他把陳醫生議案內所載"性暴力受害人"一語寫得更加清晰，指明是"所有類型"的性暴力受害人。

修正案的第二個重點是建議危機支援中心由兩隊專業隊伍組成，一隊專責處理各類型性暴力個案，另一隊則專責處理受虐兒童個案。理由很簡單，懂得處理性暴力個案的社工未必懂得處理虐兒個案，其他服務亦然，因為青少年個案跟成人個案完全是兩碼子事，不應把兩類個案交由同一隊人員處理。

邵議員的結論很簡單，他說李家超局長曾自詡香港警務處處理強姦案件的破案率達到95.1%，但實際上有很多受害人因為害怕經歷報案程序而選擇不報案。邵議員表示他必須讓局長知道，受害人需要尋求心理輔導的原因，是由於在報案過程中受到傷害。站在社工的角度，邵家臻議員說他們永遠站在受害人的一方。李家超局長可能不中聽。邵議員鼓勵受害人在自己作好準備的情況下才報警。作為改善制度的立法會，我們應該提供有足夠支援的平台，令所有人安心求助。以上是邵家臻議員的意見重點。我想利用僅餘的時間指出，我們必須同樣關注受虐兒童的問題。處理受虐兒童個案的原則亦一樣，希望他們無需一次又一次重複述說受到成人虐待的經歷，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悲慘的過程。所以，我們同樣應該關注受虐兒童，為他們提供一站式服務。

兩者其實存在關鍵的真假之分，因為真正的一站式服務以受害人為中心。

因此，我希望局長稍後再回應時不要指政府過去已進行工作，因此陳沛然議員的建議已屬重複，其實政府並沒有進行有關工作。此外，局長剛才亦提到，現時已有17間醫院提供房間供受害人使用。可是，據風雨蘭理解，該17間醫院內的所謂"指定房間"其實有些是雜物房，有些是醫生休息室，有些則是醫生會見家屬的房間，一般相隔一兩小時便會有人使用，與議案所要求的提供一間供特定受害者使用的指定房間是兩回事。

這是世衞制訂的國際標準。在鄰近地區例如台北，雖然當地人口少於香港，但全市已有6間醫院提供剛才所述的一站式服務。馬來西亞亦聲稱全國每間政府醫院均提供一站式服務，而我剛才提及的澳洲則在警署旁設置一所獨立屋，向受害人提供一站式服務。國際標準早已制訂，而香港的鄰近城市或國家亦已有清晰做法。

少數族裔的性暴力受害者便一如陳志全議員剛才所提及的性小眾性暴力受害者般，他們面對的情況更困難。

我支持陳沛然議員的原議案，促請政府在新界區、港島區及九龍區公營醫院內各增設一間危機支援中心，為性暴力受害人及受虐兒童提供24小時一站式和全面服務。

羅局長、彭助理署長，我們認識多年，我很希望說一句，如果要處理陳沛然議員的要求，不僅是一個政策局及一個署的責任，食物及衞生局以至醫院管理局都要負上相當大的責任。

我想對局長的提問作出少許回應，希望局長考慮在答辯時回應一下。政府對於"一站式"的理解究竟是甚麼？是"地點為本"的中心還是"個案為本"的服務呢？

然而，今天的議案強調的是一站式危機支援中心，意思是要安排在同一地點綜合地進行報案、驗傷、治療甚至輔導服務，從而縮短處理程序，節省不必要的等候時間，而背後的原則是以受害人的需要為大前提。這些服務應該主動提供，而不應讓受害人四出奔走。我不曾協助性暴力求助者，即他們沒有特別找我處理這些事情，但我曾處理一宗虐兒個案，正是在數個月前的暑期發生的。我要陪伴一位小朋友及其祖母到瑪麗醫院錄取口供，陪伴了1天，由下午2時到晚上9時才完成。從我處理個案的經歷，折射出今天的議案帶出很多問題。

這些就是重複創傷，如果三方人員一同到場，可能小朋友或祖母只需複述1次案發經過，這樣做不是更簡單嗎？再者，最可憐的是，小朋友希望到祖母家中居住，但卻被要求留院驗傷，結果無法回家，最後卻發覺事情根本不是虐兒，而是小朋友想阻止母親自殺。我對此有很深感受，在這件事情上，小朋友根本沒有錯，但制度令致他要留醫及重複敘述不快經歷，更何況是性暴力之下的一些經歷。我覺得這個制度很有問題，大家有興趣的話，我可以再次講述當時經歷求助究竟是甚麼一回事，這是制度上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要求的是專門找一個房間，來處理綜合虐兒、性暴力等案件。

然而，回看警務處過去兩年的資料，曾接獲的強姦案有206宗，官方數字明顯沒有反映實際情況。風雨蘭接觸的個案亦反映出政府的做法有很多限制。例如強姦案的受害人要到醫院接受避孕、性病檢驗的醫療服務，但現時醫療服務與司法程序完全割裂。

主席，家庭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功能是提供親切友善的環境，使家庭成員在正常情況下獲得照顧、支持和建立安全感，以及培育兒童成為社會上健康、負責的一分子。但是，近年來本港的性暴力和虐兒個案卻有所上升，自由黨對此深感憂慮，故認同陳沛然議員的原議案建議，要求政府盡早強化對性暴力受害人及受虐兒童的支援服務，以及同意在公營醫院內指定一個環境適合及私隱度極高的地方設立24小時一站式的危機支援中心，但自由黨認為政府更應該增撥資源予社會福利署等機構，以強化相關的支援服務，而不一定要在醫院管理局轄下再增加資源和人手，從事類似的工作。自由黨相信政府有同樣的看法，因為今天出席回應議案的官員並非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而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現時，家庭暴力、性暴力受害人或受虐兒童可能會在受虐後自行前往醫院，又或經由警方、社工、其他醫生等轉介到醫院接受治療。有關治療跟進皆按照防止虐待兒童委員會及關注暴力工作小組制訂的跨專業個案程序指引及跨專業模式，為暴力受害人提供全面的照顧。就性暴力案而言，在一站式的服務模式下，不論受害人先向警方報案而被送往公營醫院，或在公營醫院急症室接受治療期間報案，如情況許可，受害人可選擇在同一所醫院內讓警方錄取口供及進行法醫檢驗。況且，在受害人同意下，警方會安排轉介他們接受社署及相關非政府機構所提供的輔導和支援服務。針對虐兒情況，根據社署指引，如醫護人員懷疑兒童受虐，會通知醫院的虐兒個案統籌醫生，再轉介社署，按嚴重性決定是否報警。社工、醫護、警方和學校等會召開多個專業個案會議，決定是否確立為虐兒個案。事實上，現行針對性暴力及虐兒個案的跨專業服務模式與一站式服務無異，醫院、警方及社署等持份者會根據情況提供不同的跟進服務，環環相扣。此外，現行模式行之有效，自由黨認為如再在公營醫院內額外設立24小時一站式中心，恐怕兩者的性質有重疊之嫌，反而會造成權責不清，跟進不足的混亂局面，亦令資源未能運用得當，構成重複浪費。有見及此，自由黨建議政府應該增撥資源予社署或其他已展開運作的機構，強化現有支援及跟進服務。現時，社署負責處理虐待兒童、虐待配偶/同居情侶或性暴力等個案的部門是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該部門在全港合共只有168名社工及11名主任，分布於各區11間社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但部門所負責的工作範圍卻十分廣泛，工作量龐大，不但造成社工處理個案的效率低下，亦有機會影響所提供的服務質素。故此，當局有必要盡早增撥資源予社署，不但可強化相關的支援服務，亦讓社署得以落實更全面的教育及預防措施，從源頭上改善本港的性暴力及虐兒情況。一個有效的危機管理處理的系統，實在有賴多方面的配合，缺一不可。自由黨期望透過多方的努力，能夠協助個人及家庭成員預防及處理問題，並在家庭未能滿足其成員的需要時，提供所需服務，以達致家庭福利服務的整體目標。

我發言支持陳沛然議員的原議案，以及邵家臻議員、張超雄議員和麥美娟議員的修正案，要求政府在公營醫院內增設性暴力受害人及受虐兒童危機支援中心，增撥資源讓醫院管理局在港島、九龍、新界區的公營醫院內增設一間危機支援中心，為性暴力受害人及受虐兒童提供24小時一站式服務。主席，根據統計，香港每7名女性便有1位曾經遭受性暴力，而願意報警的受害人大約只有一成。社會福利署的數字顯示，2015年至2017年間，接獲2,740宗呈報的虐兒個案。我會根據維護受害人私隱、統一化程序報案和縮短報案後的程序時間、加強前線人員培訓，解釋為何政府應該設置性暴力受害人及受虐兒童危機支援中心。首先，24小時一站式服務支援中心能夠讓受害人在環境適切、舒適、私隱度高的地方接受服務。現時受害人如不幸遇到性暴力，她們首先要到醫院求診，檢查身體、抽血、服用避孕藥，但公營醫院急症室人流眾多，我們知道現時甚至已經"爆煲"，九成急症室不能提供固定房間進行相關程序，醫護人員只是用布簾間隔，又不能隔音，隨時有人進出，甚至有些時候，受害人會被醫護人員催促離開。更令我們關注的是，如果媒體得悉有性暴力罪行發生，有機會爭相尋找案件的主角進行採訪。所以，現時進行程序的地方，不能夠保障受害人的私隱，反而會令受害人尷尬、驚恐，甚至只想離開醫院，不作任何求助。因此，我認為一站式危機支援服務中心的位置不應該向外界公開，應該只有警察部門、醫護人員和社工知道，這樣便能夠避免女性在受害後仍然受到外界打擾。根據世界衞生組織《對性暴力受害人之醫療及法律支援指引》，有關一站式服務危機支援中心的設計，必須是安全、安靜、高私隱度，並且要設有輔導室、錄取口供的地方、法醫檢查室和浴室。此外，一站式服務危機支援中心能夠讓受害人在72小時內，在同一地點接受治療和服務，這樣有助縮短受害人報案和醫療程序的時間。現時如果受害人尋求協助，首先要到警署報案，在報案室錄口供，再轉交案發警區的專責隊伍跟進，要複述事件。錄取口供後，受害人再獲安排接受法醫檢查，也需要複述事件。主席，如果事件在72小時內發生，受害人便會被安排到醫院接受避孕服務和醫療跟進，一次又一次地複述她們痛苦的事發過程，這經歷既複雜又漫長。性暴力受害人支援服務中心風雨蘭曾經統計，受害人需在案發後向有關人員複述事件的來龍去脈，有時是5次，有時是6次，甚至是7次。我們知道女性在遭受性暴力之後，不但是身體狀況，情緒、精神狀態均非常疲累，現時需要受害人前往不同部門尋求協助，在陌生環境下多次複述受害過程，對她們來說，根本是二次傷害。我們有時甚至看到，由於警局和醫院沒有統一提供做法和程序指引給有關前線人員跟從，令受害人無所適從。所以政府應該參考現時台灣的做法，安排各個部門的專業人士前往危機中心，聆聽受害人講述事發經過，並提供醫療檢查、報案、心理輔導服務給受害人，這樣便可以減少受害人接觸隊伍和複述案件的次數，也避免受害人因為過程中不斷複述而再次受到傷害。主席，更重要的是，為了配合一站式服務危機支援中心，政府必須加強前線人員，包括警務人員、醫護人員的專業訓練，提高他們處理性暴力和虐兒個案時的敏感度和技巧。由於現時專業人士處理暴力個案的敏感度不足或薄弱，他們很多時會忽略受害人情緒上的需要，甚至不小心向受害人說出一些令她們感到受指責的說話。過程中，有時候也充斥着社會上對性暴力的迷思，認為受害人遭受性暴力，本身也有責任，甚至曾經有警員要求受害人想清楚，再決定是否報案，這些說話均令受害人覺得自己有錯，不敢繼續作出投訴。根據風雨蘭的服務數據，在提出訴訟但最後終止的性暴力個案之中，有三分之一的個案便是由事主自行放棄訴訟。所以，政府必須加強培訓有關人員的敏感度，藉此提高受害人的求助意欲。有關外國一站式服務中心的數據反映，一站式服務正正可以增加性罪行的報案率。所以，請政府深思、請政府審慎考慮落實這個已經拖延多年的做法，讓受到性暴力的受害人及受虐兒童得到足夠支援和協助。

支持原議案及3項修正案。
請你停止發言。

大家可能有印象的是我們曾經協助一間中學的個案。

但是，原來對她來說是相當困難的，因為她最初完全不知道如何處理和求助。我們嘗試幫助她，但事實上，這種情況很需要在事件發生的當刻，獲得適切和及時的協助，才能令相關的證據和程序處理得當。

大家是否知道，一旦發生這種事情，受害人要奔走多少個部門呢？醫院、警察、法醫。

我挺身出來指證一個人，你問我是否貪玩？"我現在不是要指責該警務人員，而是想說，香港實在需要提供更充足的準備、知識和應對技巧予每位會接觸性侵犯受害者的人員，因為受害者十分脆弱。今天在我們面前的題目其實很簡單，便是能否在新界區、港島區和九龍區的公營醫院內，各設一間24小時的危機支援中心？最簡單要做到縮短受害人求助過程所需的時間，便是這麼簡單，是很謙虛和卑微的訴求。

院長竟然事後還向律政司追討訟費，才因而令事件曝光。這事件後有10萬名香港市民聯署。到今天，為何我們要在議事廳內討論這題目？因為如果真的發生這樣不幸的事，究竟我們由得它發生，然後受害人自行調理和調適後便了結，還是我們應該提升受害人的求助意欲？最少我們要有更強的保護和即時的扶持，而危機中心便是做這些工作。看看數字，根據風雨蘭17年來的服務數據，在2,318宗個案中，有44%選擇不報案；其餘56%選擇報案的個案中，有712宗個案最後終止調查，當中220宗是事主自行選擇終止調查的。如果我們當初提供適切的支援給她們，告訴她們不用怕，我們有制度，有支援中心，香港有公義，她們會否願意多走一步？

不斷重犯，我們不斷視而不見。

各位，我的感受比較深，因為很多個案的事主願意向我們說出經歷，這是十分困難的，而大部分個案中，施虐者竟然全都不是陌生人。有人會利用自己當老師的身份，有人會利用自己在學校教授宗教的身份，有人會聲稱為你提供情緒支援而做出很過分的事。當受害人最後對我說："鄺議員，我放棄了"，我覺得自己很對不起自己的職位，我為何不能及早介入，令她們最低限度有些證據和程序得到妥善處理，而不是令一宗又一宗個案石沉大海，沉冤待雪。我希望今天透過大家的辯論，為性侵犯和性暴力的受害人帶來更大的曙光......

主席，我過去擔任執業大律師時，也曾接觸不少有關性暴力和虐兒的個案，發現這類受害人往往感到非常無助和困擾。他們在案發後不知道可往哪裏求助，亦不知道應否向警方報案，因為他們擔心自己不知能否承受日後可能面對的巨大心理和生理壓力，包括要東奔西跑，前往不同警署錄取口供、到醫院檢驗、找法醫取證等。在錄取口供或上庭時，又要被重複問及和憶述整個受害過程，過程亦非常尷尬。所以，他們要鼓起極大勇氣和得到很多支持，才能面對這些壓力。事實上，政府現時為性暴力受害人及其家人提供的支援極為有限。雖然現在坊間有一些性暴力受害人的一站式支援服務團體，包括風雨蘭及東華三院芷若園，但由於資源和人手有限，他們提供的服務往往有一定的限制，而且現時政府相關部門處理性暴力和虐兒個案的軟硬配件均不足夠，未能充分保護受害人的私隱，政府亦欠缺統一的處理程序和指引。所以，我十分支持陳沛然議員今次提出的議案，要求政府在港島、九龍和新界3間公營醫院內，設立符合世界衞生組織發出的《對性暴力受害人之醫療及法律支援指引》的一站式危機支援中心，為受害人提供24小時一站式服務，並為政府相關部門和醫院制訂有關個案的統一處理機制和程序指引。世衞發出的《對性暴力受害人之醫療及法律支援指引》明確指出，對受害人的基本醫療支援非常重要，醫療及法律服務應設於醫院和診所內，而且在同一地點處理所有相關程序是最好的服務模式。換言之，受害人向警方報案後所需進行的程序，包括醫療檢查、法醫檢查、錄取口供等，均應在同一地方進行。此外，我建議政府在一站式危機支援中心加設律師服務，目的是在跟進個案的每一環節中，均可在有需要時向受害人提供適切的法律支援，令受害人的權益更能充分獲得保障。據我所知，現時風雨蘭的一站式支援中心並無律師為受害人提供專業法律意見，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中心內整天均無律師在場，但律師只會奉召到場，以致很多時均無律師可即時現身協助受害人。

律師服務是非常實際的需要，所以我的建議十分值得政府考慮。主席，近年"#MeToo"運動席捲全球，很多曾遭受性侵的女士均願意挺身而出，勇敢面對過去遭遇的不愉快經歷，一方面為自己抱不平，另一方面則希望犯案者得到應有懲罰，社會上同類案件可以盡量減少。所以，她們確實非常勇敢，很值得大家支持，我要在此給她們一個讚。根據本港首個專門為14歲或以上受性暴力侵害婦女提供24小時一站式危機支援服務的團體風雨蘭提供的資料，他們自2000年年底成立以來，在17年間共處理3,501宗性暴力求助個案，其中六成即合共2,232宗為強姦個案，但當中只有約五成半受害人願意向警方報案，而當中又有712宗個案終止調查，包括220宗個案是由事主自行選擇終止調查。這些數字其實均有其警示性。受害人選擇不向警方報案或延遲向警方報案，相信與香港現時未有設立一站式危機服務支援中心有很大關係。現時在外地如英國、台灣、馬來西亞等，均有為性暴力受害人設立一站式危機服務中心。

台灣在2001年亦開始推行性侵害被害人一站式服務，性侵個案報案率其後於2002年至2012年間逐步提升至70%。至於馬來西亞，則在1996年於全國公立醫院設立一站式危機服務中心，其後強姦個案報案率亦有明顯增加，反映一站式服務對受害人有直接幫助。此外，現時香港政府並無制訂統一機制，處理性暴力受害人的求助個案，這有甚麼問題呢？由於警方、社會福利署及醫院各有不同做法，而醫院急症室地方亦有限，很多時均沒有機會和不能騰出足夠空間，讓受害人在高私隱度的環境下接受醫護人員和警員的查問，受害人亦因而要東奔西跑。所以，今次的議案亦建議在3間醫院騰出私隱度高的空間，以保障受害人的私隱和權益，令受害人獲得尊重。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各項修正案。

不過，我希望陳沛然醫生不要介意，我認為議案內容應納入家庭暴力，因為暴力問題涵蓋性暴力、虐兒及家庭暴力。

翌日早上7時，該位女士帶同兩名女兒回家拿取衣物，在寓所內跟丈夫發生爭執，最後被斧頭劈中，這是現實中發生的案件。

我不敢說錄取六七次口供是否正確，也許在香港的司法制度下有此需要，因為恐怕只錄取1次口供可能會有錯漏。

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議員多多關注受害人士的感受。

主席，我首先感謝陳沛然議員提出一項這麼重要的議案，讓我們可就此進行辯論。

因此，我會代葉議員提出這些意見。隨着近年"#MeToo"運動興起及很多事件發生，社會較以往更關注性暴力受害人及受虐兒童，甚至是性虐兒童的問題。

呈報虐兒個案全年平均數字較2017年的78宗有所上升。這或許是因為年初接連發生的數宗虐兒個案引起公眾關注，致使社會的警覺性提高。今年年初，教育局回應教育界和社福界的要求，為幼稚園訂立缺課通報機制，此舉當然受到社會各界歡迎，尤其教育界。然而，正如我們之前的一些批評所言，有別於中小學的缺課機制，幼稚園缺課通報機制沒有專人支援及介入，即使作出通報，教育局亦只是聯絡學校了解詳情，並因應個別學生及家庭情況，提醒學校根據教育局的通告及社署的指引處理。須知道，社署的指引厚達354頁，幼稚園教師在受訓時也未有接觸過這本指引。試問他們在日常工作中，可如何抽空翻閱及理解有關指引，並在有事發生時，懂得如何處理呢？因此，我們希望當局能作出修訂，為不同專業範疇的前線人員制訂一份方便易用的實務操作手冊，例如提供初步評估檢核表、流程圖及操作程序等，甚至為各專業界別的前線人員提供定期講座或培訓。

主席，儘管如此，不能否定的是，這份指引十分詳盡，我們尤其認同當中一項原則："為免要求兒童重複描述受虐經過，應將懷疑虐兒個案的調查/評估會面次數減至最少"，這項原則清楚載於指引的第九章。

根據一些報道，受害人往往須複述被強姦的經歷5遍，而且還要在警署與醫院兩邊來回數遍。打個比喻說，一個災難幸存者，有親人在意外中離世，但卻被要求在短時間內把這段痛苦的經歷複述至少5遍，我相信任何人均難以承受。風雨蘭自成立以來，曾處理共3,501宗性暴力求助個案，但最終只有1,310宗有向警方舉報，放棄報警的佔44%，而有220宗個案的當事人自行選擇放棄追究。我相信這跟他們須面對不斷複述受害經歷或部分執法人員態度欠佳有關。陳議員亦建議當局設立24小時一站式危機支援中心，這並非新鮮事。

反觀鄰近的台灣，當地在2008年才有首個設於台北市醫院的一站式支援中心，但在短短四五年間，台北市已有6間醫院提供一站式支援。這6間醫院分別位於兩三個行政區的交界處，剛好完全覆蓋整個台北市，讓所有性暴力受害人均可前往就近的支援中心求助。現時，台北這個模式已遍及全台灣6個直轄市及雲林縣。特首林鄭月娥亦曾就性侵事件公開表態，讚揚受害者勇敢。我希望整個政府不是只有林太發言表態，而是在制度上作出實質改善，讓受害人得到真正有效的保護。

主席，我首先多謝陳沛然議員提出這項議案。民主黨會支持陳議員的原議案及所有相關的修正案，因為我們一直非常關注為性暴力受害人和受虐兒童提供的支援服務。這項議案建議政府可以考慮分別在港、九、新界公營醫院內各增設一間危機支援中心，為性暴力受害人及受虐兒童提供24小時的一站式服務。我們提出為性暴力受害人設立一站式服務的建議多年，民主黨的政綱亦支持在醫院設立這類一站式服務中心。

關於處理性暴力事件的過程，其實司法、醫療及社會服務支援三者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我們期望政府研究在醫院設立一個更方便的一站式支援中心。

可是，自發出這份指引後，至今已過了11年，也快將12年了，但實際上，全港17間醫院是否已安排指定地方或房間以提供這種一站式服務呢？

還有police，有部分警務人員未有依從指引辦事，錄取完口供後，又再次錄取口供......

我希望政府利用這個機會......檢討相關的操作事宜。

如果日後設立這類危機支援中心，我們除了可以直接支援性暴力受害人及受虐兒童外，也可一併支援這些婦女。我相信她們極需要這種支援，因為要她們在大庭廣眾數落丈夫如何待她不好是很困難的事，如果能夠有一個房間或中心，以及一群曾接受訓練的社工，可立刻提供協助的話，我相信會真正有助減少家庭慘案發生，或令家庭危機有機會獲即時紓緩。我們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婦女事務委員會亦曾接獲一些女性投訴，指在港鐵及公共交通工具上受到性侵，但她們覺得投訴無門。

如果政府考慮設立，我們亦希望這些支援中心的服務能包括家庭暴力受害者在內。我謹此陳辭。

至於其他同事的修正案，包括增加人手、中心應設立兩個專責隊伍，一個處理性暴力個案，一個處理虐兒個案，我都支持，並希望如果立法會通過議案，政府及醫院管理局盡快啟動籌劃。代理主席，原議案提到世界衞生組織的指引，《對性暴力受害人之醫療及法律支援指引》訂明，面對性暴力的受害人，盡可能在同一個地方，例如在醫院或診所，提供所有醫護治療、法醫學的取證及其他必要的服務；最理想的是接觸性暴力受害人及受虐兒童個案的醫護人員，亦要接受適當的培訓。《指引》亦特別提到，如求助者是女性的話，應盡可能安排同性的醫護人員。這個有所有設備的場地，應該是24小時提供服務。提供有關支援服務的大原則，就是提供一個安全及具足夠私隱度的地方。醫護人員不可以展示對某種性傾向或婚外情存在歧視，亦不應該在文化、種族或宗教差異上有排外的傾向。代理主席，談到種族，我想特別補充一點。香港現時少數族裔人口超過30萬，醫院為他們提供的支援嚴重不足。我們接獲很多個案，是受害人不敢前往求診，因為完全無法溝通，翻譯服務非常差，希望這方面可以做好一點。

我在此要特別感謝風雨蘭這一機構在該醫院提供服務。然而，我明白到它在資源上面對很大限制。

代理主席，醫院通常作為性暴力及虐兒受害人的第一個接觸點，成立危機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服務，是世衞標準，亦是人性化的做法。

所以，為受害人提供一個有私隱度的病房很重要。我過去曾聽到不少個案，特別是虐妻案，丈夫毆打妻子後一同來到醫院，但警方有時候真的不知如何分辨個案的嚴重性，現場亦沒有輔導服務支援，最後讓兩夫婦回家，結果當然是妻子不幸地再次被丈夫虐打。這些情況真的是一宗都嫌太多。

我現時的感覺是"零"及"一百"，一則警方十分着緊，不停向受害人查問，一則完全不理會，究竟"零"與"一百"之間可否多做一點呢？代理主席，除了性暴力之外，我還想談談虐兒，因為現時虐兒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大家都不會忘記在今年1月，5歲女童臨臨受到親父及繼母虐待至死，法庭案件仍在處理當中。而7歲女童林林，因母親疏忽照顧至營養不良，成為植物人，母親被判刑15年。現時聽聞的虐兒個案有很多，社會福利署中央資料系統顯示，去年新呈報的虐兒個案高達947宗，創過去4年新高，截至今年9月底亦已有接近800宗，當中七成涉及身體虐待及疏忽照顧，而六成六的虐兒者是父母。聽起來真的令人傷心及感嘆。近年的虐兒個案，很多時候都涉及青年家庭。

是因為生活壓力、離婚個案、家庭組合變化，促成兒童受疏忽照顧或成為被發泄的對象？每宗個案都不同，但處理這些事情的方法總永遠也是越早識別、越早介入越好。所以，要重申的是，如果每區都能設立危機支援中心，相信可以有系統地制訂有關工作。在臨臨案件之後，我知道加強了幼兒園及學校的通報缺課機制，政府亦調撥資源，在學校落實了"一校一社工"，稍後亦會推行幼稚園社工服務先導計劃，另一方面，政府亦成立了兒童事務委員會。然而，我們期待有更多措施，例如需要研究、檢視現有虐兒法例，有關刑罰的阻嚇力究竟是否不足呢？對於過去的一些虐兒案，如果學校及早發現亦會有幫助。所以，我們要重新檢視《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指引》的落實情況有否改善的地方。最後，代理主席，我很希望政府設立處理及檢討嚴重虐兒個案的機制，透過與社福機構合作，針對高危家庭主動提供輔導及追蹤服務，並利用好社工與輔導兩種專業人手的分工，一起為減低虐兒個案而努力。

代理主席，我們今天討論關於"要求政府在公營醫院內增設性暴力受害人及受虐兒童危機支援中心"的議案。

因此，在公立醫院成立支援中心，特別是一站式的支援中心非常重要。其實大家也知道，過去天水圍、元朗和屯門的虐兒個案偏高，所以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曾召開圓桌會議，討論關於虐兒問題的解決方案，以及社會的關注點。

政府似乎亦看到有需要提供這方面的適切服務，陳沛然議員在給我們的信件中提到，新界東的威爾斯親王醫院有提供這方面的一站式支援服務，相信這正是政府看到其重要性而在醫院成立的服務支援中心。

因此，支援中心能夠一站式處理這些問題，令那些最終向政府或相關部門求助的受害人，將她們自己最重要、最原始的答案提供予各部門調查，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現在既然威爾斯親王醫院已經提供這方面的一站式支援服務，我們希望政府，特別是在席的兩位局長，在這方面大力投放資源，令不同的醫療團隊、執法部門可以一同處理這些個案，令受害人獲得更妥善的服務，我認為這值得支持。

我看到大家的方向和目標都是一致的，同樣是希望為性暴力受害人和受虐兒童提供最適切的援助，把他們所承受的痛苦減至最低。麥美娟議員提到要成立一站式危機支援中心，提供專業和充足的人手，令受害人可盡快得到情緒和心理輔導，甚至法律支援，這對飽受創傷的受害人而言，都是最合適不過，有助減少他們求助時遇上障礙和感到難堪，如果警方能夠有專門處理性暴力的部門配合一站式危機支援中心，我相信可以提高舉報和檢控的機會。張超雄議員則建議集中支援受虐兒童，要求大幅增加兒童宿位，為無家可歸的孩子找來安身之所，毋庸置疑，張超雄議員的訴求都是十分值得支持，正正由於沒有這些緊急宿位，受虐兒童往往被迫長時間留在兒科病房。當然，我們亦不應忽視少數族裔的需求，要同時改善傳譯和翻譯服務，以免他們的案件得不到公平、公正的審理。代理主席，基於我的原議案及3項修正案都有異曲同工之妙，我懇請大家支持我的議案及各項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動議我的修正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麥美娟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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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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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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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轉型為綠色低碳智慧型社會及經濟積極紓緩及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議案辯論。

主席，今天我這項議案涉及一個非常重大，涵蓋全球政治、經濟、社會民生、極端天氣、氣候難民、能源、交通、疾病控制、糧食、水資源、地球物種等範疇的議題。在國際間，氣候變化已經提升至一個當前迫切威脅人類存亡的共同危機，就此召開的國際會議和撰寫的研究報告多不勝數。目前正在波蘭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更呼籲各地要採取果斷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在本港亦有不少相關的研討和行動。本會的辯論時間有限，自然難以深入討論。但是，我仍然希望藉着這項議案辯論，聚焦數個重點概略，以協助帶動本港更認真地面對這個嚴峻局面，更積極與全球聯手應對氣候變化。主席，香港今年經歷了破紀錄、連續348小時的酷熱天氣警告，以及超強颱風山竹的破壞。全球不同地方亦正面對已成為新常態的極端天氣，例如歐洲、非洲、美國、日本、韓國相繼出現破紀錄的高溫，澳洲經歷數十年來最嚴重的乾旱。歐洲議會的文件顯示，過去10年平均每年有2,000多萬名氣候難民要遷離家園，甚至避走他國。為了力挽狂瀾，國際間已先後達成多邊協議，不同地方承諾各按本身情況致力減排。

本港的減碳進程有否落後於這些目標呢？相比2005年，目前在碳強度方面已經減了逾三成，接近目標的一半。但是，絕對排放量卻不減反升，在2016年共排出4,190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比起2005年的水平還要多出70公噸，亦比最嚴格的2030年減排目標多了六成。

廖議員，請動議你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廖長江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有9位議員要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我會依次請要動議修正案的盧偉國議員、許智峯議員、郭偉强議員、莫乃光議員、范國威議員、朱凱廸議員、葛珮帆議員、郭家麒議員及梁繼昌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代理主席，在此，我感謝廖長江議員在這個適切的時候提出有關氣候變化的議案作辯論。為何我說在此時提出此項議案非常適合呢？因為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大會正在波蘭舉行會議。

另外，亦有些人明知氣候變化是事實，但因為短視，視而不見，又或有些市民看到天氣越來越極端，夏天越來越熱，冬天來得越來越遲，冰川融化、海面上升，但仍可能覺得用不着他們擔心，那是距離自己很遠的事。但事實上，氣候變化的影響是有科學實證的，亦切切實實影響我們的地球環境。冰川融化，海面史無前例地上升，低窪地區水浸，這也是香港正在面對的情況。全球氣溫上升，令極端天氣容易形成，香港感受最深刻的，就是颱風"山竹"。氣候變化亦影響生態系統，不少動物因為氣候轉變而需要遷徙，影響了生態平衡，影響人類的食物、農作物的收成及動植物的生長，最終亦影響市民的健康。可能有些人認為，我剛才描述的事不是太貼身，認為只是較偏遠的地方才會發生，香港人對於颱風、熱浪等東西才會有較深刻的印象。但其實在現時全球化的世界中，每一個香港人都不能置身事外。我今次的修正案想強調一點，我們經常說"高大空"的議題，其實我們每個人的個人行為都可以對改變氣候變化作出少許貢獻。聯合國也提出了一些具體建議，就是有關應對氣候變化，我們每個人可以做的事，包括減少駕車、多走路、多踏單車、多做回收、重用物件等，這些都屬於個人層面的行動，是市民能夠做到的。我提及以下數項修正案，正正是希望局長聽到——我在不同場合都說過——應對氣候變化的環境政策，不單是為了處理最重大、在數字上最嚴重的事項。

當中，我提出很具體的建議，就是將單車定為交通運輸工具及制訂單車友善政策。不用多說，單車是零碳、零排放，而除了走路外，其他所有交通工具都不是零碳、零排放。回看去年，我在這個議事廳就政府應該推出單車友善政策這項議題，提出議案辯論。在該次辯論中，政府的開場發言——都是局長你發言的——指"現屆政府明確把單車定位為短途代步交通工具"，你亦有進一步作出少許補充，說"政府早已視單車為綠色代步工具，而非只用作康樂用途"。

你還說在道路安全的大前提下，政府採取審慎的態度，不鼓勵市民在市區繁忙的道路上以單車作為交通工具。在歐洲或世界很多先進城市，已設有單車公路，單車道路可以由一個城市接駁至另一個城市。

政府說會發展風能、太陽能，這些可再生能源的潛力約為本港總耗電量的3%至4%。

我們可否採用更進取的方法？

我知悉政府曾修正施政報告中的字眼，表示"長遠希望本港的新登記私家車最終全是新能源車"。

以"目標"來說，全世界例如英國、法國巴黎、挪威等地均已定下目標年份，即在2025年至2040年之間，開始禁售傳統燃油私家車。

我在修正案中提到要制訂立法時間表，禁用即棄餐具及飲管，以及禁售含微塑膠的產品。

如果政府立法，並設定立法時間表，強制生產者要為其產品的包裝、生產的廢物支付費用，我相信當政府推出垃圾徵費時，市民會較為服氣。這些就是市民可以看到、可以參與的短期措施，我請黃錦星局長先推行，立即可以減碳，應對氣候變化。

代理主席，我首先在此感謝廖長江議員提出這項跟民生及香港可持續發展息息相關的議案。我的修正案主力提出政府要設立一個20億元的綠色產業發展基金、提供稅務和土地等優惠、培訓綠色產業人才，以及制訂災難應變措施和災後停工安排。對於僱員的保障，我會交由幾位勞工界的議員發表意見，我主力討論綠色產業的發展。代理主席，全球氣候變化其實大家有目共睹。極端天氣出現的次數越來越頻繁，去年"天鴿"橫掃香港之後，大家以為告一段落，但不足一年——應該是剛好一年——今年又出現"山竹"，以勢如破竹的氣勢再次橫掃香港。當然，值得慶幸的是，我們沒有出現重大的人命傷亡，但事實上，整體市容及一些道路設施均受到很大損壞，至今仍未完全恢復。大家也預計局長一定會交代自己做過些甚麼，我也不妨告訴大家，包括膠袋徵費、四電一腦、增加天然氣發電比率，以及剛提到的都市固體廢物徵費等。但是，坦白說，回看每一個項目，說到底也是跟錢有關，而所有錢也是由市民直接負擔，究竟政府應否有些行動，而不是只靠徵費呢？

不僅是一般市民大眾要減排，商界也要主動減排，但政府給社會的感覺是偏幫商界，對於商界應該做的工作，推動力度不大，或對商界過於寬容。事實上，大家也知道，香港被稱為"東方之珠"，但大家是否認同這顆"東方之珠"要由早亮燈到晚上，還是應該適可而止呢？代理主席，為何我這麼長氣，討論20億元綠色產業發展基金，而不是如葛珮帆議員般提到"海綿城市"、如許智峯議員般提到"走塑"，或如其他議員般提出各式各樣不同的細緻具體項目？我想在此強調，我提出20億元綠色產業發展基金，最主要是要扭轉政府對於環保產業的態度，因為政府現時的態度是由生產者自付或用者自付，每一名市民也是用家，所以大條道理向他們徵費。但是，問題是大家對於政府的要求並不止於此。

因為我們的廢物除了堆填之外，只會出口。問題是為何本地沒有相關技術處理，或向着在本地消化廢物的方向出發？我們必須可自行處理，無須過度依賴其他地方，否則只要其他地方收緊，我們便失去上游去路，不管下游如何回收，意義已經不大。

現時到超市買一個生果，底有托盤，面有保鮮紙；他們的成本很低，只須幾毫子便可用托盤和保鮮紙來包裝，但到我們丟棄時，可能又有另一種收費，不過超市或製造商需否承擔這些收費呢？

因為香港已沒有製造業，政府制訂減排目標，對我們整體經濟的壓力應該不會像一些有製造業的地方那麼大，這是我個人看法。另一問題是，我們的整個環保產業是否走得夠前。現時我們強調要追落後，很多事情也未做，這樣未辦，那樣未辦；問題是，如果我們好像......雖然近來港鐵出現較多事故，但事實上，就鐵路管理來說，香港正在輸出服務，我們到不同地方協助他人管理鐵路，這是我們的技術成就，但在環保上，我們是否做得到呢？我們有了自己的管理模式、技術和成就，自己做好了，再一併輸出這些技術，協助其他地方，是否可行呢？當然可以，但問題是我們現在連這類人才也沒有，配備也沒有，資源也不足夠。這是為何我強調要設立綠色產業發展基金，意思就是這樣。此外，2016年香港環保產業的增加值約為84億元，佔本地生產總值0.3%而已，比率很小；雖然按年增長6.7%，但同年業內就業人數約44,300人，佔香港總就業人數1.3%。

事實上，我們經常說，我們有這麼多廢物，人均廢物量比日本和台灣還要高，為何我們在綠色產業的投放卻不是最高？無論是人手、人才或資源方面，為何不是最高，反而是最少呢？此外，香港最多的是甚麼？

其實，盧偉國博士剛才也提到，在綠色建築方面，我們應該推前一點，做好一點，因為現時甚麼也講求高科技、高技術，包括維修方面；如果能夠推動這些，我相信對業界來說也是一個契機。最後要提的是，政府願意投放多少資源。

我相信這方面還有許多工夫要做。希望今天的議案獲得大家支持，亦希望能預早為香港的未來和環保盡一分力。

主席，聽到廖長江議員提出此議案時，我想起2003年特區政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時，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有一句口號：沒有國，哪有家。那時我倒過來想，個人權利並未得到保障，國家便要馬上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豈不是本末倒置？今天，我一定贊成廖長江議員的原議案，因為如果連地球都失去，何來有"國"，更沒有"家"，我們所有人都沒法繼續生存。

當整個社會都沒人迫使當局想清楚，對這個重要的問題應有何政策及目標的時候，我們再想想東大嶼人工島計劃，便覺得這類20年、30年或40年的目標其實是很虛幻的。

我認為把政策掛上原議案前，我們需要釐清目標及定位，在全球暖化問題上，我們身在何方，以及需要怎樣的目標。為何我與諸位同事不斷提及今年10月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公布的報告：《全球升溫1.5°C特別報告》？

第一，香港政府現時評估碳排放減少的指標存有問題。香港政府現在主要是使用北京的評估指標，名為"碳強度"，是指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即每生產一個單位的GDP，究竟有多少碳排放。大家可想而知，其實儘管碳強度的比例快速減少，但如果我們的GDP增長速度很快，實際上，我們整體碳排放的總量是沒有減少的，這正是香港過去10多年的情況。

所以，如果我們繼續用碳強度作為指標，便有點自欺欺人。第二，政府就2030年的目標，已將碳強度的減少換算成為絕對碳排放減量的目標。

這個是我們現時必須作出的決定。因為按照《巴黎協定》，特區政府到2020年便要提交一個進一步的減排目標。

我先說到這裏，稍後時間再作補充。

主席，首先非常感謝廖長江議員提出的議案，這議題對香港甚至全世界均十分重要。

十多年來，我一直推動綠色低碳生活，近數年亦不斷推動智慧城市發展。

所以，我的修正案提出了9項建議及觀點，由於時間所限，我只能簡述各點，歡迎局長花多點時間與我詳細商討。第一項非常重要，便是設立明確的目標及時間表。如果香港真的要轉型為綠色低碳智慧型城市，必須有戰略和目標，包括行動計劃和時間表。

第二，在推動善用綠色科技及發展綠色產業方面，其實香港已經談了多年，但目前進度不算理想。我認識很多香港科研團隊、初創企業和大學，很多團隊均對研發綠色科技甚感興趣，但大家都認為資源和長遠願景也不足。

我認為政府建築物應該屬於綠色低碳建築，但現時並不太符合標準，我希望政府未來在這方面多做一點。

綠化建築物可減低使用空調、減低能源消耗、減低城市熱島效應、延長建築物及外牆的壽命、降低噪音和淨化空氣、提供野生動物的棲息地、增加城市生物多樣性，令城市更美麗，市民生活更舒適。但是，香港有多少建築物已完成天台或垂直綠化呢？當然有，但為數不多。政府未來可以在這方面多花工夫，從而提高樓宇的綠化面積。現時在垂直綠化方面，例如啟德郵輪碼頭、北大嶼山醫院、科學園和浸會大學均有垂直綠化的例子，但與其他城市相比，我認為我們欠缺目標，所以進展不大，大家各有各做，卻不是政府發展的方向。

第五項建議是推廣節約用水、建設"海綿城市"、增加城市中的水體、開發海水化淡和再造水的水資源。我相信大家也知道，水資源越來越珍貴，我國未來可能是全世界最缺乏水資源的地方。香港現時要面對水浸的問題，本港在水資源方面主要靠東江水，我數年前已在立法會提出，香港應該大力建設"海綿城市"。

第六點是"走塑"時間表，無論微膠粒及塑膠都對環境造成千萬年的影響。我們至今未看到政府有很大決心禁止使用微膠粒，或訂立時間表長期禁止使用即棄餐具及相關產品。雖然政府已開始與業界訂立一些方向及推出一些先導計劃，這是好事，但整體來說，我們看不到政府未來如何解決香港整體的塑膠污染問題。微膠粒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香港現時售賣的很多產品都有微膠粒。我們已在立法會多次提出，希望政府立法禁止使用微膠粒的產品，但政府未作出回應，我希望這方面可以看到一個確切的時間表。第七點，是推動綠色交通運輸工具及相關技術。

我們提出了很多建議，例如在啟德新發展區及鄰近地區，以及粉嶺北、古洞北、坪輋新發展區興建輕軌列車運輸連接系統。

我們仍然覺得電動車較燃油車環保，但政府似乎沒有聽取我們的意見。

推動電動車除了要有經濟誘因，亦要有較完整的快速充電網絡。局長昨天建議電動車車主先在屋苑充電後才駕駛，但事實上，很多屋苑根本無法設立快速充電網絡，亦要得到法團同意，甚至電力系統無法負荷。在這方面，政府要面對現實。我們提出"單車城市"已多年，之前有一項辯論亦與此有關，我不會在此詳談，但希望政府聆聽我們的意見。我還想提出的是發展綠色金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綠色金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估計全球未來每年會有54萬億港元投資在綠色金融，包括低碳及可抵禦氣候變化的基礎設施。廣東省已經走得很快，在2018年6月已頒布"廣州市建設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的實施細則。

香港作為大灣區一部分，應該盡快與廣州市討論這方面如何合作，推動綠色金融......

主席，我首先感謝廖長江議員提出這項議題，讓本會可以有機會檢視政府的綠色政策。局長代表香港出席《巴黎協定》會議，並作出一項承諾，就是於2020年左右——即距今約兩年——便"交數"，這是香港的承諾。有很多人對局長抱有期望，因為大家都知道局長從事綠色經濟出身，而前局長邱騰華則是一名政務官。因此，我們有理由對局長抱有較大期望。不過，可能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不過，問題是，政策應鼓勵更多市民使用低排放車輛甚或不使用車輛。

以哥本哈根為例，在約120萬人口中，有57萬輛單車，即平均每2人便有1輛單車。哥本哈根與香港相差不遠，但當地約20%的市民使用單車出行。

第三點是城市設計。這方面與局長未必有直接關係，但香港建設步行徑、地下街及行人天橋的步伐實在相當緩慢。

屏風樓又高又闊，與周邊環境不匹配，造成熱島效應，局長需就此負責。

主席，廖長江議員今次提出了一項非常重要的議案。不同研究報告均顯示，如果我們的氣候變化無法減慢或停止，其他的後果我先不談，其實地球上大部分物種也會消失，最終可能連人類也會消失，這是最悲慘的狀況。

其實今年的主題，便是看一看，200多個締約國自2015年簽署《巴黎協定》之後，3年來究竟落實情況如何？究竟我們的進度如何？我們可否實現《巴黎協定》的承諾，將地球溫度的升幅盡量維持在2°C以內？

不過，很可惜，很多不同的證據或研究均顯示，《巴黎協定》的指標，在今時今日絕對無法達到。也有科學家指出，即使能夠達到《巴黎協定》中的指標，也未必一定能逆轉整體地球氣溫的上升。在今年12月5日，全球碳計劃發表了一項研究結果，指出2018年地球總體二氧化碳排放量較去年上升2.7%，這是7年以來最大的升幅。

所以，減排項目或政策絕對不能拖延，絕對不能慢慢進行，絕對不能採用較低標準。另一點是關於積極發展綠色金融。談到綠色金融，其實包括數個不同項目，包括綠色債券、綠色信貸和負責任的投資原則等相關措施。其實，我們看回來，香港十分適合成為一個綠色金融中心，但可惜香港，第一，起步太慢，第二，意識不強，第三，看不到政府有很大的推動力，推動綠色金融的發展。

是否政府推動不力呢？我希望局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真的能作出改善。另一個我關注的範疇是綠色建築。綠色建築一般可以從節能減排、減少製造廢物和善用水資源等各方面改善對環境的影響。其實大家看看香港現時的建築物，其用電量佔全港耗電量的九成。

這便是香港碳排放的主要源頭。

這評估計劃由發展商自願參加及登記，因此參與率非常低。截至今年5月，已登記的綠建環評項目只有1,102個，反映綠色建築的概念仍未普及。所以，我們必須推廣綠色建築、節能及節水等概念。

局長作為建築師，我相信他在綠色建築方面應該有一些見地，所以我希望局長在回應時回答這問題。最後，其實不論用電動車也好，甚麼也好，但如果我們不採用可再生能源來發電，即使全香港使用電動車也沒用，因為如果香港利用fossil fuel發電，即使全港的汽車更換為電動車也沒用。歸根究底，我們應使用可再生能源來發電，這樣才能減排。香港現時的所謂可再生能源，我相信在燃料組合中真的不夠1%。就可再生能源，政府也有一種概念，就是除了風能和太陽能外，也包括轉廢為能，即將廢物轉為能源，這也可稱為可再生能源。其實香港很適合發展太陽能，我們也可以擴大浮動太陽能發電的先導計劃，香港的水塘可以有更多地方以浮動太陽能板覆蓋。我也希望政府盡快落實其他有關工作，例如研究在其他公共設施，包括天橋頂或山坡上，進一步發展適合的太陽能項目。

主席，正如局長剛才所說，香港在去年及今年先後遭受超級颱風"天鴿"及"山竹"吹襲，對社區造成不少破壞及影響，但同時亦喚起市民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關注。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在今年10月發表報告，警告各國必須在未來10至20年內，加大力度降低碳排放量，將全球平均氣溫升幅，維持在工業化前水平的1.5°C以內，否則，海洋裏的珊瑚可能消失、全球海岸線上升，引發更嚴重、更大規模的自然災害。廖長江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促請特區政府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帶領社會各界及全民全力把香港轉型為綠色低碳智慧型社會及經濟，這是相當適時及必要的。而今次一共有9位來自不同派別的議員提出修正案，反映出香港不同政治光譜的議員，都共同關注全球氣候變化的問題，希望從不同角度提出應對的策略及方法。對於盧偉國議員、莫乃光議員、葛珮帆議員及梁繼昌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建議，包括加緊推動基建智慧化和綠色建築、運用數據分析及嶄新綠色科技來制訂環保政策；發展"海綿城市"、制訂"走塑"時間表及推動綠色交通運輸，以及積極發展綠色金融等，我都是一直支持的，但對於部分議員的建議，我則有所保留。朱凱廸議員及許智峯議員分別要求政府制訂硬性的減少碳排放目標、研究開徵累進式的"碳稅"，以及設定禁售燃油私家車的目標年份等。

近日法國發生多年來最嚴重的暴力騷亂，背後原因可能包括貧富懸殊、勞工權益及退休福利等問題。不過，很多人可能沒有留意，觸發今次騷亂的原因，是增加燃油稅的建議。該建議的原意正是推動環保及應對氣候變化，逐步落實法國總統馬克龍所提出，在2040年全面禁止柴油及燃油車的目標。事件令我想起港府最近推出的垃圾徵費方案。我不是說垃圾徵費會引發騷亂，但如果沒有做好相關配套及公眾教育，沒有認真回應各持份者及受影響人士的憂慮，他日落實徵費時，局長，很大可能會引起一定程度的社會混亂及公眾不滿。我之前曾提議：可否在條例生效前，向全港市民派發一定數量的指定垃圾袋，讓他們習慣使用，學懂如何分類，並且，待政府解決了相關執行問題，才正式開始徵費呢？希望局長再加考慮。要成功減少都市固體廢物，除了徵費外，亦需要做好回收工作，尤其是廚餘回收，轉廢為能。我認為政府在興建廚餘廠方面，進度很緩慢。早前提交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審議的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二期撥款申請，便得不到部分一向聲稱支持環保的議員、政黨，以至行政會議成員支持。希望局長和政府三思背後的原因。范國威議員的修正案要求停止填海興建人工島。

香港有部分人士反對填海，亦反對開發郊野公園，又說發展新界農地及棕地是"官商鄉黑"勾結。如果繼續沒有大型的新增土地及新發展區，只靠舊區重建、興建"插針樓"及過渡性房屋來解決居住問題，香港市區的熱島效應將會越來越嚴重，市民及企業唯有把冷氣的溫度再調低些。缺乏新土地作運輸基建，現有道路的塞車情況亦會進一步惡化，加劇空氣污染及碳排放，造成更大的環保問題，更沒可能做到大部分議員提出"單車作為日常交通工具"的建議。總括而言，環保與發展可以平衡，不是要環保，就不要發展，而任何用意良好的減廢或減排建議，如果得不到整體社會及市民支持，不能令市民的生活改善，或最少不會變差，有關建議的成功機會肯定渺茫。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廖長江議員的議案。

廖長江議員今天提出的原議案，本是無遠弗屆，不單要保護香港，還要保護地球，甚至整個環宇。

我並不是猜測他有任何動機，但即使沒有企圖，卻有以下的效果。

議員亦指出大數據是好東西，當然，誰又敢說大數據一定不是好東西？問題是，連國際特赦組織也廣泛宣傳以下的話："中國有着嚴苛的互聯網監管法規，但並無任何法律上的有效監管，他們過量收集及使用個人信息，一旦妥協後，短時間或許方便民眾，但最終長遠而言，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主席，隨着社會發展，世界各地的碳排放量不斷上升，導致氣候變化，甚至極端天氣。去年的超強颱風"天鴿"及今年的"山竹"，正是全球暖化加劇的後果。在兩個威力強大的颱風襲港期間，全港多處地方受到嚴重破壞。因此，自由黨認同減碳工作刻不容緩。繼發電廠後，交通運輸被指是本地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源頭，而車輛數目及行車里數與碳排放量有直接關係。正如我以往多次強調，因為泊車位不足，司機被迫在路上繞圈子找泊位，這不但影響路邊空氣質素，亦會增加碳排放量。因此，自由黨一直要求政府增加泊車位，以及利用智能科技傳送停車場的泊車位資料。

為降低運輸車輛的碳排放，政府以發展集體運輸作為交通政策的重點，鼓勵市民盡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這個方向是正確的。然而，近年政府的運輸政策過於向鐵路運輸傾斜，導致整體公共交通服務失衡，出現"有車無人搭，有人無車搭"的情況，更衍生出"白牌車"問題，蠶食合法經營的公共交通工具的業務，亦導致道路上的車輛數目不斷增加。目前市面上估計有不少於1萬部"白牌車"營運，這是加劇道路擠塞及增加碳排放的主因之一。因此，政府必須加大力度打擊這種違法行為，並協助各公共交通工具提高服務水平，以便將市民對公共交通服務的需求妥善分流。由於燃油車輛一直被指是其中一個主要碳排放源頭，導致溫室效應加劇，因此使用零排放電動車車輛已是大勢所趨，多個歐洲國家如英國、法國已宣布會在2040年前，全面淘汰屬高污染的燃油車，而國家的"十三五"規劃亦明確支持推廣新能源汽車及提高電動車產業化的水平。現時，深圳的巴士已是百分百電動車，的士也有過半數是電動車。反觀香港，我們在推動使用電動車方面的進度非常緩慢，電動車的數目只佔登記車輛總數不足2%。為了推動電動車普及化，除提供稅務寬減外，政府應全力及全方位加強電動車的配套設施，包括強制所有新建成的商住樓宇提供電動車充電設施車位，以及為現有樓宇提供誘因，吸引業主委員會或業主立案法團接受安裝充電設施的申請；在政府物業及公眾停車場增加電動車充電設施；加強為電動車行業培訓人才，以及完善電動車的維修保養服務。至於有議員的修正案建議把單車列為交通工具，其實上屆政府已提出在新市鎮或新發展區發展"單車友善"環境，把現有零散的新界單車徑串連起來。自由黨重申，我們絕對支持在新發展區以單車作為接駁交通工具，但前提是必須有足夠的配套設施和完善的監管制度。可是，考慮到市區已經常出現人車爭路的情況，如果再鼓勵單車在市區的道路上行走，只會增加釀成交通意外的風險，故自由黨對此有所保留。再者，香港的路邊空氣質素確實欠佳，長期在空氣質素欠佳的環境下騎單車反會增加罹患呼吸系統疾病的風險，間接加重政府的醫療開支。除了陸上運輸外，海上運輸亦被指為高排放，當中以遠洋輪船的排放量較高。政府已於2012年9月開始就遠洋輪船實施寬免港口設施及燈標費的措施，以鼓勵遠洋輪船在香港水域泊岸時轉用含硫量較低的清潔燃油。而自明年開始，香港將會與珠三角同步實施新規定，即凡進入排放控制區內水域的船舶，均必須使用含硫量不超過0.5%的低硫柴油。至於本地船舶方面，政府已規定本地船隻和渡輪轉用含硫量0.05%的低硫柴油，但如進一步要求本地船舶使用含硫量更低的柴油，由於費用高昂，除非政府考慮提供補貼，否則本地商用船隻實在難以負擔。雖然現時有綠色運輸試驗基金資助渡輪發展環保船隻，但業界反應冷淡，因為政府只是出"豉油"，卻要營辦商出"雞"，故全無吸引力可言——主席，我在此申報，我工作的天星小輪有限公司亦有申請該項基金——因此，自由黨歡迎政府就基金運作進行檢討。事實上，大部分本地商用船隻已使用多年，其老舊引擎的排放量肯定較新的為高。因此，自由黨希望政府參考淘汰老舊商用柴油車輛的計劃，藉提供補助金鼓勵船東更換船隻的老舊引擎，以進一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主席，香港人最注重衣、食、住、行，而現時政府的環保政策只涵蓋其中的食、住、行，但沒有衣。

因此，我相信未來特區政府將有需要加強青年人對環保方面的教育，尤其是環保服裝。

我提到的正是環保的服裝再造。

主席，極端天氣肆虐全球，反常天氣的新聞時有發生，香港當然難以獨善其身。今年夏天，香港天文台曾連續15天錄得氣溫高達33°C或以上，新界氣溫更高達38°C，打破了1963年以來的酷熱天氣紀錄。今年9月，超強颱風"山竹"對香港多處地方造成破壞，相信市民仍歷歷在目。我認同廖長江議員的原議案提到，特區政府有必要積極應對天氣變化，帶領本港轉型成為綠色低碳社會。從宏觀而言，本港須遵循由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締約國協商，在2016年正式生效的《巴黎協定》，透過不同環保措施減低碳排放，用以對抗氣候變化。外長王毅上月在二十國集團高峰會亦表明，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態度堅定不移，將繼續走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的方向。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亦是國際城市，正如原議案及其他議員的修正案的建議，政府有責任領導環保工作，落實減低碳排放的具體措施。從微觀而言，現屆政府在2017年年初，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氣候變化督導委員會制訂《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30+》，概述本港應對氣候變化的中長期工作和減碳目標。本年度施政報告亦明確提到，香港應該在2020年或之前制訂至2050年的長期減碳目標，顯示政府對環保議題有所承擔。我希望政府能夠認真落實這些目標。香港約有七成的溫室氣體排放來自發電，而各建築物用電佔全港總用電量的90%。本港商場、商業樓宇、酒店林立，這些地方需要長時間使用空調系統。

因此，要減低碳排放，其中一項可行的措施，就是透過與商業機構協作，簽訂節能約章，制訂室內不同時段、不同季節的合理冷氣溫度，尤其是非繁忙時間的室內溫度。當局亦可以建議商業機構參照香港機場管理局的做法，透過多個感應器收集各大小商場、商廈的用電表現，或使用智能雲端能源管理系統收集數據，把收集到的數據制訂合適的節能措施。政府亦可以參考啟德發展區區域供冷系統項目，在一些新發展區使用類似的供冷系統，通過中央供冷的做法，可以節省各用電單位的用量。根據介紹，該系統可以節省兩至三成用電量，是值得探討的課題。主席，我留意到多位議員的修正案中，提到綠色運輸的建議，包括在新發展區建設綠色通道、完善單車和電動車政策。香港整體運輸系統的碳排放佔總量約16%，其中巴士、商用車、私家車共佔70%。根據環保署記錄近10年的數據，各空氣質素監測站所錄得的污染物濃度、可吸入懸浮粒子、二氧化氮等均穩步下跌，主要原因是政府近來透過收緊汽車排放量的標準，並設立綠色運輸基金，資助商用車使用低排放量車輛。所以，我認為政府應該繼續為環保出行創造條件，優化電動車資助政策。除了以往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之外，對於鼓勵市民使用電動車，尤其是電動私家車方面，應該有檢討的必要。政府在2017年取消電動私家車豁免首次登記稅，改用上限97,500元的資助作為首次登記寬減，本年度財政預算案亦繼續維持此寬減額，並且新增了電動私家車"一換一"計劃，首次登記寬減額上限為25萬元。然而，這兩項措施出台後的效果一般，今年3月至9月，登記的私家車總量超過61萬輛，但只有257輛電動私家車作首次登記。至於"一換一"計劃，運輸署截至11月只批出了268宗申請。政府有需要檢討原因，是資助額不足還是甚麼問題呢？是否高速充電站不足所致？我覺得這些問題都是政府要檢討的，以後的措施要對症下藥，才能夠令市民轉用電動車，希望政府以後做好這方面的檢討，避免新政策出台後無效。

梁議員，氣候變化是全球問題，香港也不應該獨善其身，所以轉型為綠色低碳智慧型社會及經濟，從而減少破壞環境，我相信在座各位議員都不會反對。但是，今天辯論的題目有很多字眼均充滿灰色地帶。議案題目中，"綠色低碳智慧型社會及經濟"12個字就像"香港市民熱烈慶祝回歸"一樣充滿爭議。單說"綠色"、"低碳"、"智慧"這些詞語，已經要爭拗很長時間。正如我們早前審議綠色債券，很多議員都已經問，"綠色"的定義是甚麼。對於發債，我們便會問，究竟發債最後是否"漂綠"的政治公關，為種種大興土木的地產項目保駕護航？

一方面，政府一直對"綠色"定義不清，對不同項目有不同準則，亦沒有制訂具體的環保政策目標。

為何我們會說政府似乎沒有訂立環保目標呢？對於低碳、智慧這些概念，政府應確立較具體的政策方向。例如，低碳方面，政府可以簡單回答或局長稍後可以回答，對於減少碳排放是否有具體時間表及數字？根據政府網頁，香港將遵守《巴黎協定》，在2030年把碳強度由2005年的水平降低65%至70%，相當於26%至36%的絕對減排量，以及將人均排放量減至3.3至3.8公噸。但是，我們的交通政策、城市規劃如何協助我們達成這個目標？以汽車數目為例，香港的汽車數目在2017年增至746,000輛；私家車的數量由2006年約402,000輛，增至2017年的584,000輛，增幅是45%。再者，我們時常說要推動單車政策，又有不少議員說要還海濱於民。許智峯議員曾提出將單車定為交通運輸工具的議員議案。

我看了很多外國的經驗，覺得很荒謬。我經常提及我所屬的南區的經驗，南區有單車徑，但只有800米。

總括而言，目前政府對"綠色項目"沒有明確定義，很容易被解讀為支持基建、大興土木的藉口。這次辯論的很多修正案中，盧偉國議員提倡基建智慧化，郭偉强議員提出向綠色產業提供稅務及土地優惠，葛珮帆議員和梁繼昌議員提出發展綠色金融，我無法支持這些修正案。但是，對於原議案及其他修正案，我會一概支持。

主席，全球暖化引起極端天氣，香港因而受多個強風吹襲，特別是9月的超級颱風"山竹"，引發前所未見的破壞，數以萬計的樹木被吹倒。我相信"山竹"吹襲也喚起了市民關注環保議題。廖長江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正好提醒大家反思：我們有否充分保護地球？

我記得2008年年初加入立法會時，參加了環境事務委員會，聯同一群議員成功促使政府撥款31億元，資助淘汰舊款柴油商業車。在我任內，政府更就停車熄匙立法、與廣東省商討減排協議，並制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現時空氣污染情況已有明顯改善，可見政府在推動環保方面是有下工夫的。大家也知道，燃油汽車是碳排放的主要來源之一，目前全港約有550,000輛私家車，但電動車只有11,000輛，我們推動使用電動車已有10年，但普及率仍然偏低。事實上，不少國家正計劃全面禁售燃油車，香港的步伐顯然十分緩慢。政府雖提供電動車首次登記稅寬免措施和推行"一換一"計劃，鼓勵車主改用電動車，但成效不彰，我認為主因在於充電設施不足。目前香港只有大約2,000個充電器，即使市民有意改用電動車，但因買車容易充電難，只好放棄。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則經驗。我是一個大型屋苑的業主委員會主席，為了安裝充電設施的問題而困擾多年，單是研究可行性方案已用了兩年，過程非常繁複，包括研究如何提升供電容量、由此衍生的法律問題、昂貴的安裝維修費由誰支付等。幸好近年兩間電力公司都願意為屋苑安裝充電設施。據聞不是每間管理公司也願意安裝充電設施，一些中小型管理公司可能由於人手、物力有限，或由於怕麻煩，即使有業主要求安裝，也不願意，因此局限了電動車的發展。所以，政府若要推動電動車，便應設法解決充電設施不足的問題。除了政府措施之外，個人生活習慣也對環境有很大影響。我們如要推動低碳生活，便必須減少生活所耗用的能量，減少對大自然的污染，例如減少用電、使用更具能源效益的電器、將廢物循環再造、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少用紙張、不用膠袋和即棄餐具等。今年"世界環境日"的主題是"走塑"，即是棄用飲管、棄用塑膠。經過政府的宣傳，很多市民已沒有使用飲管和即棄餐具，很多快餐店亦不再主動提供，反映市民相當接受這些環保措施。其實，只要大家改變一下生活習慣，便可以為減排出一分力。例如《2018年廢物處置條例草案》通過後，雖然可能對市民有點不便，卻有助改變我們處理垃圾的習慣、減少產生廢物，從而達致減廢及減碳。即使大家要繳交垃圾費，也應支持該法案。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發展智慧城市也有助減排。內地很多大城市已經走向智能化，以節省大量紙張。例如，餐廳的顧客改用手機看餐牌、落單和結帳，不用餐牌、點心紙、落單紙和帳單。

我希望政府將來研究城市發展時，應該多從環保的角度入手。今天再有議員提及人工島的問題，其實他們的批評是上綱上線。事實上，無論是近岸填海或發展棕地，還是日常的衣、食、住、行，都會產生碳排放，這是無可避免的，我們該着重如何減低影響。政府已經表明，"明日大嶼"整體使用"先保育、後發展"的新思維，環評會透過科學客觀的方式進行，填海工程也會使用最環保的方法。我必須強調的是，由於人工島自成一角，可以發展成近零碳排放的社區，包括提高綠化比率、採用環保交通模式、採用再生能源、使用高能源效益的設計，以及採用先進的回收管理措施。所以，人工島日後在環保和減排方面擁有很大的優勢，會成為香港的環保城市，其他方案則沒有這個好處。盲目反對填海的人，不可能長期愚弄香港人。

我們現在討論的，是有否住屋等大是大非的問題。其實吃飯也會哽塞的，難道我們就不吃飯嗎？

我支持廖長江議員的原議案，但對其議案中指"本會促請特區政府更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我認為除了政府外，全社會亦要一起重視，共同努力才能達到目的。在這議題上，政府應扮演領導者、組織者及推動者的角色。然而，就特區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以至把香港轉型為綠色低碳智慧型社會及經濟的工作，直至目前為止，可說仍不盡人意。主席，根據最近一份由本地環保團體發表的研究報告，把香港與5個亞洲城市，包括廣州、深圳、首爾、東京和新加坡作比較，結論並不意外，香港被評為表現最差，尤其在電力生產的碳強度、轉用可再生能源的目標及轉換電動汽車的比例這3個項目上，香港均排榜尾。報告亦指出，香港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僅佔整體能源消耗1%至2%，可謂九牛一毛，甚至特區政府在《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30+》中所作的估計，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亦只有3%至4%，可說極其保守。剛才提到的電動車比例，根據運輸署的數字，截至2018年9月，全港共有10,906輛電動私家車，佔所有私家車約1.8%。對比前10年，電動車數字增長確實顯著，但礙於充電配套大大落後於需求，而政府曾提出的經濟誘因去年又走回頭路，導致換車率大減，本港電動車的比例增長仍然遠遠落後於其他地方。政府甚至迴避定下一個長遠的電動車比例作為政策目標，如此態度是否積極，大家有目共睹。我覺得政府的表現應予批評。根據2014年推出的《香港廚餘及園林廢物計劃2014-2022》，政府計劃於全港設立5間至6間有機資源回收中心，但目前為止只落成1間，我們引頸以待的第二期計劃，在兩星期前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中，撥款居然未獲批准，情況相當難堪。在這問題上，我覺得只責怪政府不太適當，我們作為議員亦須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給予更大的關注和支持。另一方面，當我們討論綠色低碳生活時，香港都市固體廢物的棄置率卻逐年上升，非常諷刺。日本、南韓及台灣均已實行固體廢物收費一段時間，亦取得不錯的減廢成績，唯獨香港仍然躊躇不前。就最近政府推出的政策及法案擬稿，由於種種原因，我感覺議會仍未能達成一致共識。對於這種種落後狀態，我們撫心自問，究竟是甚麼原因導致？我覺得我們議會中的不同政團、政黨以至不同的利益團體均應與政府一同努力，當機立斷，盡快完善香港的回收及廢物處置政策。

在環保議題上，大家很容易便把手指指向政府，我覺得這樣並不足夠，我認為要做好這方面的工作，需要整體社會一起重視、一起完成這任務，政府應做好其主導角色，而各個政黨、社會團體、企業和利益團體均須放下自身利益，從整體社會利益出發，積極共同面對轉變中的氣候及其帶來的挑戰。雖然我並不完全同意部分議員的修正案，但我亦希望議會同事及政府官員可以細心聆聽今天的辯論，在推動綠色低碳智慧型社會及經濟，以及在應對氣候變化政策上，一起去做所應做的事。主席，我謹此陳辭。

作為勞工界的代表，我們不得不問政府可否立法，以保障"打工仔"災後停工？

希望局長下次出任署理政務司司長時，能用你的身份協調各個部門，做好應付極端天氣的安排，這是政府......

主席，就廖長江議員的議案，我將會集中討論如何適時檢討及適切提升本港抵禦極端天氣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就廖議員的議案，我想沒有人會反對政府鼓勵各界減少排放溫室氣體。然而，香港作為一個規模有限的經濟體，即使真的零排放，如果中國大陸及美國仍然不節制地排放溫室氣體，也不太可能扭轉氣候暖化的趨勢。不幸的是，觀乎近日的情況，無論中國大陸還是美國似乎都無意減排。舉例而言，中國為了保持經濟增長，今年容許高排放的工廠在冬季工作，令到大片地區空氣質素惡劣，而美國亦因為退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令人質疑其繼續減排的誠意。若兩個大型的經濟體都不減排，溫室氣體勢必越來越多，出現極端氣候的機會便越更頻繁。因此，我覺得在廖長江議員的議案中，加入適時檢討及適切提升本港抵禦極端天氣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更為迫切。好像最近兩年，颱風"天鴿"及"山竹"先後兩次襲港，除了充分顯示極端天氣將會越來越頻繁外，更顯示本港長期以來低估天災的破壞力，亦高估我們的善後能力。試想想，在杏花邨填海時，有否想到每年颱風襲港，大浪會淹沒該處的停車場甚至電錶房，以致每年有數天需要停電？在規劃將軍澳填海區時，有否想到颱風會帶來巨浪，可以一下子沖毀沿岸大部分道路及設施？我們更難想象，"山竹"襲港至今超過兩個月，市面好像何啟明議員剛才說的還未完全回復舊貌。

氣候變化帶來的最大挑戰，是極端天氣的強度可以遠超我們過往所經歷，而我們往往高估本港抗災及善後的能力。如果政府是理性的，則必定會以理性、謙遜、科學的態度，重新檢視過去的規劃、基建設施及善後措施，從而令香港更有效應對極端天氣的挑戰。我對政府能否理性和客觀評估極端天氣風險存疑，從近日的"明日大嶼"填海計劃即可見一斑。自從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提出這個即將展開的1,700公頃"明日大嶼"填海計劃後，很多港共集團歇斯底里、不顧一切、義無反顧支持填海，完全無視氣候變化可能會為人工島帶來的潛在風險。在"明日大嶼"計劃公布前，團結香港基金發表的報告更厲害，它倡議進行2,200公頃填海，更預計交椅洲的海浪最高只是兩米。此荒謬的推論立即遭到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反駁，他指推論罔顧現實。但是，香港人現時真的連說真話的權利都越來越少，林超英的一番話立即引來親政府人士和港共政權支持者的猛烈批評。當坪洲和長洲居民及前天文台台長說人工島的位置可能會面對巨浪的威脅，政府充耳不聞；當初我們問政府，何時公布"林鄭"所說的初步研究，讓我們可以了解一下政府初步研究極端天氣對人工島威脅的數據，看看推論如何，當局又說這是內部研究，需要研究一下可否公開。現在已過了兩個多月，至今仍未看到政府公布其初步研究的全文。政府不理會理性科學的反對聲音，不顧極端氣候可能帶來的風險，誓要推行人工島的填海工程。由此可見，在氣候急劇變化的年代，政府不是以理性及科學的態度審視未來基建及規劃所面對的風險，而是以政治凌駕一切。我要求政府盡快啟動研究，檢視現時的基建究竟對極端氣候變化有何抵禦能力，不要每次發生大災難後就說本港沒有經驗，說這是10年、30年、50年、100年不遇的情況，意思即是政府不曾遇到及沒有預計有關情況，因而無法應對也很正常。正如我在施政報告致謝議案的辯論中指出，政府現時的想法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以大躍進思維決定填海。

因此，面對不可逆轉的氣候變化及極端天氣日益頻繁的挑戰，我們最大的敵人不是天氣而是人類，是政府的思維。如果政府以政治先行，受港共勢力影響，繼續以政治任務凌駕科學分析及理性討論，則只會推出更多不顧氣候變化風險的規劃及基建，令香港人的生命安全遭受不必要的極端天氣威脅。

代理主席，今天討論的是關於綠色低碳智慧型社會及經濟。有不少同事提及電動車，這真的正好，因為昨天的口頭質詢環節，出席及回應的同樣是黃錦星局長，而我們也曾討論電動車"一換一"計劃。

代理主席，全球氣候變化的情況日益嚴重，在氣候變化的情況下，天氣越來越反常。大家也感受到，今年12月初的天氣仍頗為溫暖，大家依然可以穿着短袖衣服，直至最近數天才稍為寒冷。

中國青海、甘肅和新疆地區的冰川也加速融化，有專家估計冰川融化是導致過去4個月內，中國西部兩次出現嚴重洪災的主因。除了洪水外，其他惡劣天氣如風暴、風雪、酷熱和嚴寒等也不斷影響世界各地，香港亦不能獨善其身。過去數年，懸掛9號烈風和10號颱風信號的次數更為頻密，特別是在今年9月，我們受到超級颱風"山竹"吹襲，帶來極之惡劣的天氣，更打破一些風暴紀錄，包括風速和風暴時間。此外，超級颱風亦導致多區出現嚴重水浸，樹木倒塌，建築物損毀，很多地區均受到"山竹"的蹂躪。很多專家指出，這些惡劣天氣會隨着氣候變化而日益增加，因為海水水溫上升，令南太平洋的風暴吸收更多能量，更易形成超強颱風。因此，工聯會希望政府有前瞻性，在關心氣候變化之餘，也關心"打工仔"在惡劣天氣下上、下班的安全。在"山竹"吹襲期間，由於風力十分強勁，市面受到嚴重損毀，道路不通，交通癱瘓。即使在風球信號解除後的第一二天，公共交通系統基本上仍處於全面停頓的狀態。即使鐵路系統也是半癱瘓狀態，大家也知道東鐵線是完全停頓的，而巴士更需要數天才能全面恢復提供服務。當日停課不停工，但香港人很可愛，"打工仔"敬業樂業，無論如何也要上班，真的是義無反顧地，十分盡責。

是否這樣才能夠體現香港人的拼搏精神？月台人多擠迫，空氣不流通，以致很多人暈倒。一些未能上班的人被扣工資，即使有上班亦因為遲到而有可能被扣減工資或勤工獎。大家可以說僱主無良，但更重要的問題是，現時沒有相關法例保障僱員。工聯會在"山竹"過後進行一項調查，發現7%的受訪僱員因當天遲到而被扣減工資或勤工獎，19%的受訪僱員因當天沒有上班而被扣減工資或假期。雖然行政長官已三申五令呼籲僱主要互讓互諒——這4個字在當天不斷重複出現——但仍有不少僱員被扣減工資或假期，可想而知政府的苦口婆心根本無法解決問題。

因此，我們提出的立法建議是，訂明在天然災害期間、災後和緊急情況下，須有具法律效力的停工安排。我們建議制訂《天然災害及災後停工安排條例草案》，並已提交相關的事務委員會討論，為未來再遇惡劣天氣時，給予僱員更好的保障。這項立法建議包括設立由勞、資、官組成的天然災害及緊急狀況應變委員會，釐定停工的準則，然後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相關的停工安排。在停工期間，除了應付救災和提供緊急服務的公務員外，全部政府部門及公私營機構均必須停工。更最重要的是，在宣布停工期間，僱員如未能出勤，僱主不可扣減工資、假期或作出任何懲罰。如果僱主作出懲罰或令僱員的權益受損，便屬違法，可被罰款35萬元或監禁最多3年。為令應變委員會有足夠的代表性......

此外，現時相關的《僱員補償條例》也要修訂。

因此，我們建議作出修訂，在惡劣天氣下，如果是在信號解除後的4小時內上、下班途中受傷，也應該納入《僱員補償條例》的保障範圍，這樣才合情合理。過去我們曾批評《工作守則》並非旨在保障僱員，......

所以希望能與時俱進，改善法例。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本議案原意是跨越政治立場的考量，鼓勵共同思考和面對威脅人類的氣候變化問題。代理主席，正如我較早前發言提到，本議案涉及的議題層面極廣，由於時間所限，難以全面涵蓋各個層面。有賴其他同事提出修正案，加入他們關注的範疇，大大豐富了本議案的討論。例如盧偉國議員提到基建智慧化、區域智慧城市群；郭偉强議員建議設立基金發展綠色產業；莫乃光議員建議利用數據及研發嶄新綠色科技。許智峯議員、葛珮帆議員和郭家麒議員提及推廣單車使用、"走塑"時間表；朱凱廸議員建議加強支援弱勢社群應對氣候變化等，我難以一一盡錄，但這些都是值得積極考慮的意見。不過，當中有些建議值得商榷，例如朱議員提出的"碳稅"，對香港而言是新事物。碳稅與我較早時提到的碳排放交易均屬於碳定價制度，同樣是按污者自付的原則，利用經濟力量推動減碳。世界銀行估計，這兩種制度今年有助減少全球近兩成溫室氣體。兩種制度都有國家選用，甚至有國家兩種制度並行，但具體施行內容卻各有不同。至於應該如何選擇，以及實施時間與細節為何，均是各方仍在探索、學者仍在爭議的課題，沒有絕對的答案。以碳稅來說，最常為人詬病的是政府難以釐定最適切的稅率，因為稅率過高會損害整體經濟，過低又會影響減排成效。澳洲曾推行碳稅兩年，向500間碳排放量最高的企業徵稅，同時增加對中下階層的經濟支援，但最終仍導致廣大中小企和家庭負擔過重。據報當時碳稅佔中小企電費高達三成，甚至因企業倒閉導致失業問題，以致澳洲議會要撤銷碳稅。反觀香港九成九企業也是中小企，我們是否更要審慎行事？社會的接受程度如何？大家不能忘記，我們有責任保持香港的簡單低稅制度。代理主席，減碳工具眾多，最重要的是各地按個別情況作出選擇。我無意就任何一種碳定價制度展開學術爭辯，但基於上述考慮，我實在難以支持該項具導向性的修正案，要求當局"研究開徵累進'碳稅'"。

范國威議員提出停止填海興建人工島，把矛頭指向"明日大嶼願景"。代理主席，在氣候變化下，人工島的風險管理當然重要，政府必須做足科學專業評估，以釋除公眾疑慮。不過，范議員的修正案盲目封殺、故步自封，絕不合理，我無法苟同，所以我會對這項修正案投反對票。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全力轉型為綠色低碳智慧型社會及經濟積極紓緩及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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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的請舉手。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盧偉國議員修正的廖長江議員議案。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盧偉國議員及郭偉强議員修正的廖長江議員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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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的請舉手。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盧偉國議員、郭偉强議員及莫乃光議員修正的廖長江議員議案。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盧偉國議員、郭偉强議員及莫乃光議員修正的廖長江議員議案。
我想在此簡單說明為何我要進一步提出修正案。

我認為，如果我們沒有按照實際情況，制訂一個真正能夠讓我們避開氣候災難的目標，那麼之後所有的政策討論也會變得虛幻，無助於真正解決問題。我進一步修正議案的另一個原因，就是要提出研究開徵累進"碳稅"。

我想指出，我現時提出研究開徵累進"碳稅"，如果大家不同意開徵累進"碳稅"也不要緊，因為政府大可以在研究後提出理據說無法這樣做，因此大家無須對這部分過於介懷。我希望大家着重於訂立合適目標這部分，支持我進一步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盧偉國議員、郭偉强議員及莫乃光議員修正的廖長江議員議案。